根據運輸署發出的《巴士車長工作、休息及用膳時間指引》，巴士車長每個工作天的最長工作時間不應超過14小時，當中駕駛時間不應佔超過11小時。有巴士職工會的代表指出，現時車長每日平均工作10小時，而由於他們的底薪偏低，他們要求加班以賺取額外收入的情況十分普遍。然而，工時過長會使車長在持續疲勞狀態下駕駛，令交通意外容易發生。

主席，就上月22日在深水埗發生的一宗嚴重交通意外，造成重大傷亡，我們感到非常難過。

當然，除了關注車長的作息安排外，政府亦關心車長在其他方面的整體待遇。在符合《指引》的前提下，專營巴士車長的具體工作安排由專營巴士公司與車長協商。政府一直呼籲專營巴士公司作為負責任的企業，除了需要保障巴士營運安全外，亦應確保巴士車長的職業安全和健康受到保障，生活和工作取得平衡，並在巴士總站提供適當的休息設施。

主席，我想問局長，不要說駕駛，即使只是叫他坐在巴士內，甚麼也不做，每小時讓他休息5分鐘，每天10小時坐在巴士內，他也會感到很疲累，何況巴士司機在路面駕駛時更要兼顧周遭的情況。我聽到局長在答覆中說會關心車長的整體待遇，因此我想問局長有甚麼可以做，以關心車長的整體待遇，從而吸引更多年青人入行呢？
主席，多謝蔣議員的質詢。對於巴士車長的作息和薪酬，以及如何吸引年青人加入這個行列，我們是非常關注的。剛才蔣議員提及巴士意外的數字，每年平均的確有1,500多宗。但是，我們所指的意外，其實大部分涉及巴士乘客，例如有乘客跌倒或其他情況。

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我們所指的每年1,500至1,600宗交通意外，其實是包含了所有情況。

以我理解，這工作時數包括《指引》所規定，車長工作6小時後應有30分鐘的休息時間，而工作超過8小時便應有1小時的午膳或晚膳時間及休息時間。

在處理過渡方排方面，如果將工作時數減少，人手方面必然須有所增加，而招聘、培訓和考核車長的過程也需要時間，所以，我們在處理過渡安排時，也需要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回應各方面的關注和要求。

面對司機不足的問題，有意見提出引入外勞來解決問題，亦有說法認為可透過提高司機的薪酬來解決問題。"羊毛出自羊身上"，提高薪酬明顯會直接增加營運成本，導致加價的壓力，最終也需要由市民共同承擔。主席，我同意運輸及房屋局與相關各方共同檢討工時的安排，並且作出合理的薪酬調整，但我想問政府，如果巴士公司因而需要調整車費，政府會否予以協助呢？
在現時車長人手相對緊絀的時候，我們的確需要吸引更多有興趣的香港市民參與專營巴士公司的車長工作。所以，除了改善他們的工作時數外，薪酬亦相對需要作出調整，正如我們在很多場合均已提出，而大家也知道，香港整體人口將會老化，各行各業在人手方面也面對競爭和挑戰。所以，為基層工作人員提供合理、所謂可以養家活兒的收入，我們認為是必須的。當然，在處理這項工作時，資方、勞方和社會均須達成共識，尤其是正如易議員剛才所說，當調整薪酬時，專營巴士公司的運作成本自然有所提升，我相信香港市民在這方面是有承擔的。由於政府負責監管專營巴士公司，我們必須適當地研究數據，當證實營運成本增加而導致車費須予調整時，我相信只要我們將數據公開、公平地讓市民知悉，是可以得到市民的接受的。
主席，早前專營巴士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再加上有傳媒報道，指工會反映司機在惡劣天氣之下，例如8號風球、黑雨等情況下要長時間當值，令社會譁然，這也說明過去巴士司機工時過長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薪酬很低。現時政府定出方向，計劃進行有關的調整和檢討，市民也是樂見的，因這可以改善巴士的安全和服務，工會也是理解和支持的。

我希望局長能夠提出一個方法或方向，告訴我們如何協助這些司機工友，改善他們的薪酬待遇和生活。

但是，正如我剛才闡述，政府的態度是，對於香港整體經濟的發展，我們希望所有香港市民均能享受經濟成果，而我們相信車長付出的勞力和駕駛巴士的專長，亦應享有應得的報酬。在與相關的巴士專營公司和車長工會磋商的過程中，我們明白如果只是壓縮工時而工時的酬金不變，對現有車長的收入確實會有所影響。

主席，多謝蔣議員的質詢。運輸署和巴士公司不時就乘客的需求和線路的安排進行檢討。就一些有需要的線路，我們會增加班次，而就一些載客量偏低的線路，我們不時會有重組線路的安排。

有公屋居民投訴，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近年不斷大幅增加轄下公共屋邨商場及街市商戶的租金，令小商戶陸續被連鎖式集團經營的店鋪取代，以致物價上升及他們的購物選擇減少。另一方面，現任行政長官於今年2月競選期間在一電台節目中表示，領展是一間全商業營運的機構，因此政府並無介入點，而只能提出重建公眾街市，以增加公屋居民的購物選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現正研究和已確定會重建的公眾街市的名單；及二會否考慮放寬小販管理政策，讓在領展商場附近經營的小販有較大生存空間，以增加公屋居民的購物選擇；如否，原因為何？
主席，本月11日，行政長官發表2017年施政報告。當日在立法會的發言中，行政長官清晰表明會重新興建新的公眾街市，為市民購買新鮮糧食提供更多選擇，並改善現有公眾街市的設施和管理，包括加快安裝冷氣。就鄭議員各部分的質詢，我答覆如下：一政府會以便民利民的新思維投入資源興建新的公眾街市，包括落實在東涌、天水圍和洪水橋興建新公眾街市。在聲稱相關設施不足的地區，政府亦會研究興建新公眾街市的需要及可行性。就未來的新發展區，政府會在規劃過程中，考慮公眾街市作為一項基礎建設的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內有關公眾街市的規劃準則，例如：該區人口及人口組合、社區需要、附近街市設施、新鮮糧食零售店的數目等，以及選址的地理位置、現有及規劃用途、可供使用的面積、鄰近的交通配套等，以確保有關街市落成後具有一定的規模和經營能力，而公共財政和土地資源也能得以善用。至於現有的公眾街市，政府會作出全面檢討，有系統地制訂具體措施以改善設施和管理。在硬件方面，政府會投放資源提升現有公眾街市的環境，包括加快安裝冷氣。當中包括為得到足夠租戶同意的11個公眾街市安裝冷氣設施。為推展上述的工作，政府將成立一支由1名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帶領的專責隊伍，就公眾街市進行全面檢討，有系統地制訂具體有關的措施，從而改善公眾街市的設計和管理，並就重新興建公眾街市考慮採用新的興建、設計和營運模式。有關檢討將涵蓋公眾街市的定位、現有及新建街市的分布、管理模式及架構、租金調整機制、硬件改善，以及人流較少的街市的處理等。

就房屋署而言，一般而言，如小販在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公共屋邨範圍內進行擺賣，房屋署或相關物業管理公司須負責小販管制。小販在公共屋邨範圍內擺賣，會衍生一些環境衞生、噪音滋擾、行人安全等問題，對附近居民及其他人士造成不便，並引起投訴。

而屋邨範圍以外的公眾地方，小販管制工作則由食環署負責。食環署一直採取務實的方式處理街頭小販擺賣活動，並致力保持環境衞生和保障食物安全、確保擺賣活動不會影響公眾安全，以及保障公眾免受滋擾。

一般而言，除在公眾地方售賣禁售、限制出售的食物或熟食或在主要通道、行人絡繹不絕的地方，以及屢遭投訴有販賣活動並證明屬實的地點擺賣外，食環署會採取"先警告後執法"的策略，以達到小販管理行動的目標。

我相信局長清楚了解，領展的問題現時已成為需要跨部門處理的政策問題。

更甚的是，昨天有消息傳出，領展打算將一些公屋商場賣給外國基金公司，但我不會在此臚列有關基金公司的名稱，我相信局長清楚知道這些消息。如果領展現時的趨勢是將其公屋商場資產賣給外國基金公司，那豈非表示供居民使用的公屋商場將成為外國租界？我想問政府為何不認真考慮重新制訂小販管理政策，以及考慮放寬相關政策和規管墟市，利用市場競爭來制衡和抗衡外國勢力？

第一，行政長官早前已清楚表明會重新興建新公眾街市。

事實上，就不同情況而言，食環署在不同情況下會按照現行小販政策，以務實的態度來處理街頭小販擺賣活動。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希望一方面致力保持環境衞生和食物安全，另一方面確保這些擺賣活動不影響公眾安全，並保障公眾免受滋擾。
主席，自我出任立法會議員以來，便一直要求當局在天水圍和東涌設立新公眾街市。

主席，對於天水圍街市的選址，我們現時正積極在區內物色合適地點。我們須從整體考慮，採用新的興建方法、新的設計，也希望改善營運模式。

局長剛才提到，對於現有的公眾街市，政府會作出全面檢視。我想問全面檢視的工作是否有特定的時間表？局長剛才也提到，新興建的新型公眾街市將使用新的營運模式，請問這種新營運模式會否套用於現有公眾街市，以改善現行的管理？

正如施政報告提到，除興建新街市外，我們也會檢視現有街市，包括進行一些改善措施，以及安裝空調。至於新興建的街市的設計和營運模式，我們主要希望在新發展區中興建新一代的公眾街市，務求擺脫舊限，重新出發。因此，檢討旨在有系統地制訂一些具體、有效的措施，以改善現時公眾街市的設施和管理。由於在重新興建公眾街市時，當局會考慮採用新的興建設計和營運模式，所以我們會進行檢視。檢視範圍包括公眾街市的定位、現有街市的分布、管理模式、架構、租金調整機制，以及一些硬件改善。同時，我們也會檢視人流較少的街市的處理和安排，這些都是我們檢視的內容之一。

有關領展的問題，從食物及衞生局或食環署的工作來看，當局是無法加以管轄的。因此，我們的工作只能集中處理市民在街市購買新鮮糧食的需要。

較早前，我們已完成了一項顧問研究，現正就6個街市進行不同方面的改善措施。

我歡迎政府表示會在天水圍興建公營街市，但我希望當局澄清一點。主席，一直以來也有一個傳聞，指天水圍的私人發展商當年獲批地時與政府有一項協定，訂明天水圍不可發展與其在商業上有競爭的行為。我想問政府在提出於天水圍興建公營街市前，有否與地產商或領展進行任何形式的討論，而結果為何？

主席，有研究指出，會議展覽業具有三高的特性，即高成長潛力、高附加價值及高創新效益。會展業既能提升會展設施所在城市的國際形象，又可吸引商務旅客到訪，從而帶動高增值旅遊業的發展。在2015-2016年度，會展及獎勵旅遊的訪港過夜旅客人次為172萬，他們的人均消費超過8,400港元，較一般訪港旅客高出百分之十六。另一方面，有不少亞洲城市近年已把會展業定為重點發展產業。根據國際會議協會的統計報告，就舉行國際會議的數目而言，香港在去年的全球排名為第19位，較前年下跌4位，亦遜於新加坡、曼谷及北京的排名，顯示香港會展業正面對區內競爭對手的嚴峻挑戰。

主席，就姚思榮議員提出的質詢，我現綜合答覆如下：金融服務業、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創意產業，以及其他專業服務業，都是香港經濟的重要產業，而會議及展覽業在推動和支援上述產業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會展業一方面促進整體經濟、貿易及商品和服務業的發展，同時吸引高消費過夜商務旅客訪港，帶動旅遊、零售、餐飲、娛樂等行業，為香港帶來額外的經濟活動和就業機會。根據業界研究，在2014年，香港展覽業為香港經濟帶來529億元消費開支，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2.3%及約83,000個全職職位。去年，訪港過夜會展旅客達189萬，按年上升10%，合共帶來143億元的消費開支。香港每年舉辦多項甚具規模的大型國際性會議及展覽，包括國際性的金融商業會議如亞洲金融論壇、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和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國際性大型藝術及設計會展活動如巴塞爾藝術展及每年一度的設計營商周等，連同過去連續兩年在港舉辦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這些都是香港獨特或具世界級水平的年度會展盛事。

自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第二期中庭擴建於2009年啟用後，香港未有再增加專用的會展場地。現時會展中心和亞洲國際博覽館這兩個專用會展場地的可租用面積合共約16萬平方米，在會展活動旺季期間已接近飽和。

根據國際展覽業協會的數字，亞太區展覽場地面積，由2006年的480萬平方米，大幅增加至2017年810萬平方米......

主席，我剛才的答覆談到香港會展業今天的發展，有機亦有危。由於本港的會展設施不足，有時候令到一些有意在港舉行的展覽活動，因為會展設施不足而錯失機會。相對而言，香港的周邊地區均大力增加會展場地，當中包括面積達50萬平方米的上海國家會展中心，而新加坡方面有面積達12萬平方米的會展中心。本港鄰近的深圳亦正在興建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國際會展中心。所以，以面積計，擴建香港的會展設施已是刻不容緩。然而，香港土地有限，我們在進一步擴展設施的同時，亦更需要有策略地定位，選擇和專注一些具經濟和發展效益的會展活動，保持香港在會展業上的優勢。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決定拆卸灣仔北3座政府大樓，把用地重建為會展設施，以增加約23,000平方米的會展場地。新設施會與現有會展中心互相通達，連為一體。同時，我們會繼續推展在沙中線會展站上蓋興建會議中心的計劃，為市場額外提供約15,000平方米的會議設施。上述計劃可加強香港在舉辦大型國際會議及展覽的競爭力，並有助鞏固及提升現時位於灣仔北的會展中心作為亞洲會展業樞紐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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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行政長官亦於施政報告中宣布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其中一項目標是鞏固香港作為會展旅遊目的地的地位。香港旅遊發展局會繼續爭取更多國際性大型會展活動在港舉行，為會展活動主辦機構及參加者提供更具吸引力、更切合需要的支援服務及增值優惠。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區內會展旅遊業的發展，並適時調整策略，確保香港會展旅遊業更具競爭力。
主席，我們從局長的主體答覆中得知，香港現時的會展場地只有16萬平方米，與上海、新加坡甚至深圳比較有明顯的差距。即使未來拆卸灣仔北的政府大樓並重建為會展設施，以及在沙中線會展站上蓋興建會展場地，兩者加起來亦只有38000平方米，我覺得仍然未能滿足未來的發展需要。如果再不增加會展場地的話，本港的競爭力將會受到影響，被周邊的城市所超越。我想問局長，除了灣仔北的用地及沙中線上蓋之外，特區政府會否繼續物色更多用地以增加會展場地的供應，包括即時規劃亞博館第二期？

但是，擴建需要時間，所以，當局會從多方面着手。我在主體答覆亦提到，當局可能要作出一些選擇及定位。例如，我們會針對性地發展對香港較具經濟及發展效益的會展活動，亦會拓展現有專用會展場地以外的設施，例如酒店或其他設施。

過往如果有大型展覽會在香港舉行，酒店的房間供應會十分緊張，房價亦不合理地偏高。我想問政府有否評估，這方面的重要配套設施在未來數年的發展力度或趨勢能否配合會展業的擴展，以及有否計劃推行一些產業政策來輔助呢？

雖然我手上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如果沒有記錯，酒店房間的供應在未來數年將會有較明顯的增加，這是第一點。

大家也知道，如果開會的地方附近設有酒店，兩個行業就能夠相輔相成。

大家可能也記得，上一屆政府在去年的施政報告曾經提及將灣仔運動場改建成會展設施，但因為出現很多反對聲音，所以計劃暫時擱置。我想就此提出一項補充質詢，由於香港地少人多，土地是非常稀缺的資源，我一直也提出要盡量善用資源。

一般而言，大家也希望會展場地交通便捷，方便市民，而康體設施同樣需要有便民的安排。當局能否綜合考慮這兩項需求，未來物色更多會展場地時，例如現在討論將會在西九興建會展中心、亞博館擴展等，又或是其他場地，考慮在政策上容納設施供不同活動共同使用呢？事實上，如果要這樣做，可能在土地政策方面需要作出一些配合。政府會否認真考慮這個沒有矛盾的政策，令不同活動可以共同使用同一個場地呢？
多謝馬逢國議員提出建議，第一，對於將灣仔運動場作為會展擴建用地的建議，政府在今次施政報告中提出，其實在現階段沒有這個打算，當中有兩個原因。我們認為拆掉3座政府大樓後，能夠將現有會展中心直接延伸至新建的設施，令新舊兩個設施連成一體，將為舉辦會展活動帶來莫大好處及巨大效益；而且考慮到整個區域的影響，包括行人和交通安排，這個方法也是最理想的。因此，我們決定執行這個方法。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便是早前提出將灣仔運動場改建時，確實出現很多不同聲音，包括體育界和區議會的意見。

究竟局長現時有否計劃，去提升亞博館現有的會議設施及周邊配套？

亞博館擁有第二期的發展空間，但第一期先要做到其應有表現，包括會議和展覽，特別是展覽方面的作用，同時要考慮其營運能否達到應有要求。所以，我們在今次施政報告作出決定，第一方面，就是先做好灣仔北3座政府大樓拆卸和重建的計劃，同時亦會研究其他現有設施，包括亞博館等場地，將來有否空間進行擴展。我們將會審慎處理，亦會吸納梁繼昌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代理主席，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該方案引入的措施包括逐步有序減少固體廢物進口種類和數量、提高固體廢物進口門檻，以及禁止進口生活來源的廢塑料、未經分揀的廢紙等。另一方面，因應內地相關部門早前暫停簽發廢紙進口批文，本地多個廢紙回收商在上月發起停收廢紙行動，以致有大量廢紙在街頭堆積，造成環境衞生問題。

發展可以處理本地廢紙的回收業將獲優先考慮，但可能也需要兩三年時間。

代理主席，香港的回收物料有九成送往內地。內地在2013年展開"綠籬行動"，限制進口廢料。今年9月，內地再次收緊回收物料的政策，24種固體廢料將於今年年底開始禁止進口。請問局長是否已作好準備，避免香港在今年年底內地實施更嚴格的政策後出現廢料圍城的現象？長遠而言，政府會否協助或資助回收再造業應對東南亞國家越趨嚴格的進口廢料政策？

其實我問他的唯一問題是當局會否研究引進外國的將塑膠樽循環再造為衣服、鞋的技術，並在香港設廠......

代理主席，我相信局長仍然記得，本地回收商宣布要停止回收本地廢紙時，那些婆婆連推車執拾廢紙的機會也失去，相信大家仍歷歷在目。

所以，原來現時香港的廢紙回收情況是取決於內地和本地的10多間個別企業的考慮，否則香港的廢紙便運往堆填區。因此，我想問局長，面對這種我形容為不健康的市場情況，環境局未來的工作重點、策略和資源會否投放於開拓外地市場——局長已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正進行有關工作——以及擴闊本地廢紙回收商的出口市場，確保在機制上無須過分依賴內地和個別企業的商業決定？

主席，據我所知，本港產生和回收的廢紙質量有一定保證，但現時很多轉口商以至部分回收商仍會在外地購買回收物料，而這些回收物料的質素比較參差。

我想問政府，自2013年至今，香港是否有採取類似"綠籬"的行動？香港特區政府對於外來包括廢紙等回收物料，有何制度和質量標準？

政府法案：首讀。

《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實施銀行業有關恢復規劃及財務風險承擔限度的最新國際監管標準，加強銀行體系的應變能力。近年的環球金融危機顯示，銀行在應對嚴峻壓力事件方面準備不足。為應對這風險，由20國集團領袖成立的金融穩定理事會在2014年發表了關於恢復規劃的標準。按照該標準，監管機構應確保金融機構維持一套恢復計劃。恢復計劃應制訂一系列措施，以讓該機構在受壓時，可以實施該等措施，以重建其財政資源和持續經營能力。有關當局亦應有所需權力，以強制金融機構實施恢復措施。目前來說，金融管理專員須倚賴《銀行業條例》賦予的資料蒐集權力，以規定認可機構擬訂恢復計劃。為提升透明度及確定性，我們建議在《銀行業條例》訂立明確條文，賦權金融管理專員規定認可機構制訂並落實相關的恢復規劃要求。此舉除了可確保符合金融穩定理事會的準則，更重要的是可確保我們銀行體系抵禦嚴峻壓力的能力。恢復計劃以外，《條例草案》亦旨在更新現時有關銀行的財務風險承擔限度。根據《銀行業條例》，認可機構須遵從訂明的財務風險承擔限度，以避免其風險過度集中於某些範疇。現時，這些限度是按照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在1991年頒布的國際標準制訂。隨着巴塞爾委員會在2014年4月就計量及管控大額風險承擔公布新的監管框架，香港有責任按照最新國際標準，更新監管制度。要落實新的財務風險承擔框架，我們建議修訂《銀行業條例》，刪除過時的條文和訂立替代規則。鑒於新框架的技術性質，並考慮到替代規則須因應國際標準變更不時作出修訂，我們建議廢除主體法例的相關條文，改為賦權金融管理專員制定附屬法例，訂明這些風險承擔限度。這個安排與我們現時落實巴塞爾委員會的資本、披露和流動性標準時所採用的方式一致。主席，我們已在2017年3月16日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上述立法建議。我們亦已就立法建議諮詢了銀行業界。兩者均對建議表示支持。我希望立法會可以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以便我們可以依時落實這些銀行業國際監管標準，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巴塞爾委員會和金融穩定理事會等組織成員的公信力。

不過，我要強調，議員發言時應針對如何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根據《議事規則》第411條，議員不得提出與議題無關的事宜，如果議員偏離議題，我會指示有關議員停止發言。根據《議事規則》第451條，若議員不斷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我亦會指示有關議員停止發言。

第一個理由是關乎《議事規則》第18條的，該條訂明立法會會議各類事項的次序。大家可以看到，政府提交的法案是i段，而政府提出的議案則為j段。換言之，我們現在討論的《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按《議事規則》的排序是較重要的，在立法會會議中應優先處理。

第二個前提，我們說回第544條。一般而言，一項法案的處理必須經過首讀、二讀，在二讀後交付內務委員會決定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待法案委員會完成審議後，再提交立法會會議進行二讀辯論，全體委員會階段，以及最後三讀通過法案。不過，主席，第544條則訂明一種例外情況。一般而言，法案經政府二讀後，便會交付內務委員會，除非立法會就任何議員提出的一項可無經預告而動議的議案另有命令。

你可否具體告訴我們，一位議員在表述時，可用多少時間來交代背景呢？

我已清楚說明，根據《議事規則》第411條，議員不得提出與議題無關的事宜，而根據《議事規則》第451條......我現正向你說明，而剛才我亦已數次清楚提醒，議員發言時應針對如何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

究竟有何準則判斷應否加快法案的審議呢？我認為最基本的準則，便是該項法案是否具爭議性。主席，劉局長剛才在他的開場發言時已經提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10月11日提交我們的文件也提到，在公眾諮詢方面，政府在2017年3月16日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上述立法建議，而委員未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專員先後在2016年3月和9月，分別就落實巴塞爾委員會的新風險承擔限度框架，以及恢復規劃的規定，徵詢銀行界對有關建議的意見，而業界普遍表示支持。

為甚麼盡快通過《條例草案》如此重要呢？主席，其實政府的文件已清楚說明。政府在文件第23段提到："建議有助香港依時落實銀行業的最新國際監管標準，加強銀行體系的應變能力。建議有助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巴塞爾委員會和金融穩定理事會等訂立國際標準的組織成員的公信力。"大家剛才亦聽到局長表示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條例草案》，我現在所做的正正配合局長的想法。

當政府把《條例草案》提上今天的議程，便代表政府希望處理這事項，這便引發我們一種想法，就是要處理的話，便要完整地處理。

可是，在過去一段日子，特別是這兩個星期，主席，我們看到行政當局在面對立法會時，經常以粗暴手段來扭曲我們的議程。

主席，我如何離題呢？你指出我要說服各位議員支持議案，但當我指出政府在過去一段日子濫用行政當局的權力......

你應針對如何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發言，而你卻提及眾多其他事宜，現在談論行政當局的作為更是離題。

主席，我沒有重複又重複。我希望你澄清一下，我重複了甚麼？現在只是你不讓我發言，請你不要說我重複。主席，上星期的例子告訴我們，立法會......
朱凱廸議員，這是最後警告，如果你仍不返回有關議題，而繼續發言離題，我必須指示你停止發言。
主席，我可以繼續嗎？

我認為我們應該把握這個機會，藉通過這項議案，向行政當局發出一個清楚的信息，就是立法會是有尊嚴的，立法會不是可以隨便讓當局操弄的，我們有我們的慣例，有我們的會議常規。

在兩者之間，我認為議會的選擇應該可以很明確。

這才是捍衞公眾利益，令我們的政制可以朝着健康的方向發展。我希望大家支持我今天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提出的這項議案，多謝主席。

是否有官員想發言？

當然，主席，我想澄清一點，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議員根本不知道朱凱廸議員提出議案後，應如何處理本《條例草案》，因為始終應由朱凱廸議員提出整個程序，所以我並不了解整個流程。我只想指出，如果本會要緊急處理某項法案，便應由全體委員會就修正案進行辯論和予以三讀。

主席，我剛才談到是否受到國際機構懲處的問題，或是否有需要採取緊急措施，但兩者也不適用於本《條例草案》。所以，基於上述理由，我對朱凱廸議員提出的這項議案有所保留。我為何支持按原有安排審議本《條例草案》呢？第一，每個國際機構對香港也有不同要求，如果議員因省時、省力的緣故，而要即日完成法案的首讀、二讀和三讀程序，便會給國際社會兩個非常差的印象：第一，本會議員態度馬虎，完全不動腦筋，也不想細閱條文，不經法案委員會便通過政府提出的所有法案。

讓我們回看《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和其他將在今年提交立法會審議的16項法案，我認為即使要加快審議，也不應是本《條例草案》，雖然這項《條例草案》整體來說未必太複雜。

因此，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絕對無須加快審議本《條例草案》。

你的發言已經離題......

其實，大家所憂慮的主要是究竟在這項有關銀行業的《條例草案》中，我們根據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規定而訂立的恢復機制能否應付現時的危機。主席，大家都知道，1997年曾出現金融危機，2007年亦曾出現金融危機，而現在是2017年，其實無論是本地財經界人士，包括我們的財政司司長或不同的國際學者，例如最近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均曾表示憂慮金融危機隨時爆發。由於金融危機隨時爆發，加上我們在雷曼兄弟事件中得到的經驗，主席，我們有責任在本會盡快處理有關的金融機構，無論是銀行或接受存款機構，究竟應如何面對突然而來的金融危機這課題。

如果我們把《條例草案》付委內務委員會成立的法案委員會審議，又會否令法例不能發揮適時的效用，因而無法在短期內利用法例賦予的權利，即給予金融管理專員法定權力，以維持、修訂或實施恢復計劃呢？我對此表示憂慮。

大家也知道，《條例草案》有一項更重大的修訂，我引述《條例草案》其中的修訂，當中訂明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所獲取或持有任何機構的股本價值，不得超過機構資本基礎的25%，主席，這些很多也是投資的項目。大家也知道，我們現正處於資產泡沫的情況，很多法定團體，不論是銀行或財務公司，如果它們在香港的投資涉及固定資產，例如地產項目、土地等，其股本價值動輒會有很大的改變。大家在香港也曾目睹不同時代的金融危機，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訂明為25%，而在這條例生效後的基礎突然有所改變，這是否可以預視將來當這些金融機構真的面臨倒閉時，便無法透過《條例草案》賦權金融管理專員維持或修訂恢復計劃，我對此表示極大的擔心。當然有人會懷疑，究竟我們應用多少時間處理這事情？

但是，主席，我有少許擔心的一點是，《條例草案》除了確保銀行及接受存款機構能夠符合條例的所有要求外，有一點是很重要的。正如當日我們曾處理的雷曼兄弟事件，究竟個別的存戶，即普通市民在法例生效前後有何保障？這是最重要的，大家還記得我們的慘痛經驗，雷曼兄弟事件的苦主在立法會的議事廳......

所以，主席，由2014年至今，這些標準基本上沒有太大改變，甚至是《條例草案》訂明資產不得超過25%，以及向其僱員提供指明的融通總額不得超過僱員1年薪金等規定，也是屬於主要元素。即是說，主要元素已經確立《條例草案》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們明白這一點，而主要元素在這3年來基本上沒有任何改變的時候，朱凱廸議員提出直接進入三讀的建議又似乎有其道理。當然，在我們訂立一些關鍵性的規則或元素的時候，有否考慮由2014年至今，無論是巴塞爾協定或其他金融機構有否修改、檢討或加強這些主要元素，例如不再是25%或訂定更高的比例，以強化這系統的安全性呢？主席，如果我們真的有機會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或交由法案委員會討論的話，我看到的好處是在審議法案的時候，我們可以再一次進行查詢，看看對於不同金融機構的處置機制，巴塞爾協定及國際金融機構有否一些新的準則，而我相信這些準則將進一步確立處置機制的有效性。

我的意思是，在金融危機出現之前或在今天資產泡沫相當嚴重的情況之下，2014年制訂的主要元素是否已經足以保障金融機構或普通的存戶呢？因此，主席，我覺得有需要透過內務委員會交付法案委員會研究，由法案委員會進一步討論這重要的一點。

主席，我剛才談到《條例草案》本身的要求，其實《條例草案》是根據巴塞爾委員會在1991年頒布的國際標準，而1991年的標準至現在......

主席，剛才我說到迫切性問題。其實，巴塞爾協定以往並非只討論了一次，而有關的討論是以早前發表的《巴塞爾協定二點五》方案為基礎的，所以，不論政府或銀行業界都可能猜到有《巴塞爾協定三》的出現。

請你不要再長篇論述歷史，而應集中討論如何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

主席，我正嘗試向你解釋為何《條例草案》有需要不在今天作出辯論，因為其內容複雜。

我覺得這做法並不合宜，因為《條例草案》內容頗為複雜，除非主席認為整件事很簡單。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實在不知道有多少位議員聽得懂何謂"一級資本"、"二級資本"、"資本總額"，甚至是"確認銀行綜合資本基礎中的少數股東權益"等。

其中一張投影片提到，有意見要求當局按巴塞爾委員會的時間表落實大額風險承擔框架的修訂。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我相信今天很多同事也一樣，根本沒有心理準備進行此項辯論。

如果有意見認為，要按巴塞爾委員會的時間表落實大額風險承擔框架的修訂，而這方面未作處理的話，我相信今天不適宜作出任何決定或表決。

我很尊重每一位議員的權利。有些人選舉的時候才說："我雖然不同意你的意見，但誓死保衞你的言論自由和權利"。

好的，多謝"謝主席"，不好意思，多謝梁主席。

如果你繼續重複論點，我會要求你停止發言。

因為始終我們是巴塞爾委員會的成員，我們當天答應了，香港政府有責任盡快落實。正如局長剛才在自己的開場白中表示，想盡快通過這項《條例草案》。我絕對支持，絕對同意。

我已就此作出了裁決。鄺俊宇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謝偉俊議員，請澄清你剛才有否侮辱其他議員。

主席，有關規條只適用於議員站立發言的時候。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42d條，"當一名議員發言時，其他議員須保持肅靜，且不得作不適當的插言"。

鄺俊宇議員、譚文豪議員，如果你們不坐下，我不會作出裁決，而我亦會視你們為行為極不檢點。

陳淑莊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主席，我剛才已提出，謝偉俊議員可能以為在他發言期間的言論才受到管制，但《議事規則》第45條規定，如議員行為極不檢點，即在現時這種情況下，主席可作出裁決。

主席，是否一定要在其發言期間作此言論才算作不檢點，在非其發言期間便算作檢點呢？

我現在裁決謝偉俊議員須收回那個用詞。

主席，你聽錯了，難怪你聽不到謝偉俊議員的說話。

"謝主席"，我可否發言？多謝"謝主席"。

《1982年人民入境條例草案》旨在設立封閉營地，處理於1982年7月2日或之後抵港的越南難民。該條例草案於1982年6月30日首讀，並於同一天完成三讀，當時的情況相當急切。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是一個國際組織，負責訂立銀行業監管標準。

主席，絕對明白，我現在正要回到議題，而我一定要闡述這件事背後的複雜程度。

一項如此重要的《條例草案》，朱凱廸議員動議不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正如1982年及1985年的情況般，直接在本次立法會會議處理，我恐怕這不是如此輕率就能處理的議題。

政府在10月13日於憲報刊登《條例草案》，修訂《銀行業條例》，是配合立法會早前通過的《金融機構條例》，因應國際監管標準，為有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進行防範、應對，以及銀行體系的應變能力；這是一項很重要的議案。

恢復計劃內容複雜，若在此討論而不交付內務委員會，我們擔心內裏可能會有太多細節，而剛才我讀出將會面對修訂的條例數目相當多。

此《條例草案》賦權金融管理專員，制定附屬法例，訂明認可機構的風險承擔的限度，以及落實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制定的最新標準。在這情況之下，我們要修訂一項過時的法例，與國際組織的標準與時並進的話，我們實在需要進行更仔細的審議，而其間亦要確保政府披露更多資訊，在陽光之下進行討論。否則在修訂條例時，如果有一些太複雜而難以令公眾理解的法律改革，或會為市場帶來影響。

這是一項過時的法例，當局較早前曾諮詢銀行業界，業界未必會有很大的反對聲音，但作為立法會議員，審議此類《條例草案》時就有需要更謹慎。關於風險承擔方面，現行的條文規定，認可機構就對手方所承擔的財務風險，不得超越一筆相等於該認可機構總資本25%的款額。

代理主席，如果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要進行修訂時，或議員要就《條例草案》發言時，看來也要向不同界別的持份者收集意見......

我有很多新論點，只要你給予時間便可。

所以，這項條文內容如此複雜，代理主席不想我在此闡述，但其實我只說出其中一點，例如第85條："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向其僱員提供任何指明的融通總額，不得超逾該僱員一年的薪金"，單就這一條，我們已需要相當謹慎審議。

請你提出新的觀點，否則我會請你停止發言。
我聽到"謝主席"說不要再提"謹慎"和"複雜"，那麼我盡量避免。

代理主席，明白，這叫作首尾呼應，我們會繼續。

專員亦可指明恢復計劃需要包括一系列實質及可行的恢復方案。

代理主席，我非常高興梁君彥主席今天英明地引用《議事規則》，容許我們進行這項討論，從而打開如此具啟發性的辯論，辯論相關條例。代理主席，我當然知道我們並非要討論《條例草案》的細節，而是討論應否按朱凱廸議員的議案，直接就相關《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和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代理主席，這種溫故知新的確是相關的，因為說的是銀行，我相信你不會認為這是無關的......

其他議員已經提述過相關個案，請你盡量簡短。
代理主席，任何論據也需要有論點支撐，如果我們十分輕率地斷言支持或反對，我認為這絕對不是在席多位議員的一貫作風。因此，為了尊重所有在席議員，也尊重立法會的慣例，我認為我們要說清楚。當一間銀行面臨擠提，說的是1985年海外信託銀行的情況，銀行當時宣布周轉不靈，所以要交由政府接管......

這是我第一次正式提醒你。
多謝代理主席的提醒，我是非常清楚的。代理主席，我們要想一想，對於金融穩定，我們應該要做些甚麼？我們今天的決定將直接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形象，以及我們傳達的信息。代理主席，你要求我入題，我現在便立刻入題。假設我們今天贊同朱凱廸議員的議案，那會產生甚麼客觀效果呢？

何議員提出的是事實，我也留意到楊議員提及的未有諮詢一事，其他議員已講述過不止一次。
明白的，代理主席，我非常多謝何俊賢議員非常仔細聆聽我的發言，我也明白在席多位議員也十分專心地聆聽，代理主席，我認為這是值得鼓勵的......
楊議員，請繼續發言。
代理主席，如果我說在座每一位議員均非常專心，這個論點之前應該沒有人提過了，對嗎？

不過，代理主席，我應該是第一次如此稱讚民建聯。

楊議員，你的發言時間已過了7分28秒。我留意到你剛才發言的內容提到：第一，你不同意議案，因會影響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第二，《條例草案》未經諮詢；及後你亦表達了一些感受。我希望你減少表達你的感受和觀察，請直接進入議題。

我剛才談到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國際金融中心除了銀行業外，其他行業同樣重要，但銀行業是百業之母，所以我們加強對銀行業的監管和支援是應該的。談到這部分，我們也應該入題，就是朱凱廸議員今次提出的議案，即我們應否將《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以法案委員會來處理。這牽涉到香港的核心價值——效率，代理主席，銀行業即金融業，金融業是講求效率的，而我們應否迅速地在今次會議上，一次過完成處理這項《條例草案》的程序，便是效率的問題。談到效率的問題，我們必須細心考慮，究竟是效率重要，還是仔細審理法案，再處理諮詢較為重要......
楊議員，就是否需要仔細審議條文這論點，剛才已有多位議員提及，亦有多位議員在會議上提及具體條文，所以請你集中談論你的論點。
代理主席，正正為了避免提及其他議員剛才的論點，所以我並沒有提述具體條文，我說的是原則性的問題，旨在協助大家辯論應否支持朱凱廸議員今次提出的議案。我相信代理主席定必明察秋毫，看到我這用心良苦的做法。

有關效率和仔細審議條文的精神，剛才已有多位議員提及，請你提出新的論點，否則我會視之為重複發言。

雖然你說論點可能有相似——對於不能重複自己的論點，我認為是可以，但對於你指不能重複另一位議員所提出的論點，我認為這並非《議事規則》的規定，除非代理主席可以指出是哪一項《議事規則》有這規定，多謝代理主席。

我手上也有很多資料，包括......政府新聞網果然很迅速，現時我手上已經拿着劉怡翔局長今天就《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的發言稿。

所以，我們能否有健康及符合國際要求的改善措施，與金融業可說是息息相關的。

正如我剛才提到，如果我們走得太快，國際間可能會嫌香港金融業過於侷促，甚至管制太多，這正正也是銀行業界之前提出的疑慮。

正如我剛才所說，銀行業界一直擔憂，便是如果我們走得太快，反而會被其他地方的銀行體系超越，我昨天也......
陳淑莊議員，我提醒你，現時辯論是關乎應否支持朱凱廸議員提出不將《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的議案。

我一直嚴格按照《議事規則》行事。

代理主席，規程問題。我想在此請代理主席清楚解釋何謂冗贅煩厭，因為在議會內，議員有相同的理據和看法，並非甚麼奇怪的事。

剛才已有其他議員提出這個問題，我現在再回應張議員一次。我希望大家理解，這不是辯論《議事規則》演繹的適當場合。我在執行《議事規則》第451條時，已在維護議員發言權利，以及避免議會討論不斷重複之間求取平衡。大家如有留意，當議員重複論點時，我並沒有即時指示議員停止發言，而只是提醒議員正重複論點，我亦隨而請有關議員繼續發言。
《議事規則》的條文是"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即如果......

陳志全議員，你引用哪一條《議事規則》提出問題？

各位議員過去在會議廳也曾就不同議題針鋒相對。陳志全議員，請提出你的規程問題。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剛才多位發言的議員表示期望聽我發言。其實剛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劉局長發言動議二讀《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時，已明確指出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令香港的銀行法例符合最新的國際監管標準，是很清晰明確的。但是，很遺憾，這項《條例草案》因為時間安排的關係，成為今天"拉布"行動的工具和焦點。如果把這項《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一般會有議員提出成立法案委員會，以一次或多次會議逐條審議《條例草案》內容。這類法案的性質較具技術性，在法案委員會上討論的優點是較為聚焦。在法案委員會內完成討論後，無論有沒有修訂，再呈交大會討論，然後辯論和三讀通過，這才是完整的程序。我相信多位同事也認同，立法會議員其中一項重要職責，就是認真地審議法例。如果這項議案獲通過，《條例草案》今天便會突然進入最後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而不經內務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很多同事未必有足夠的準備。其實主席剛才在小休時研究是否批准辯論這項議案時，很多同事也問我究竟這項議案的具體內容是甚麼，這足以證明真的不是理想的做法。剛才也有議員跟我說我應感到很高興，並支持朱凱廸議員的議案快些獲通過。但是，其實我並非這樣想，因為正如剛才有議員所說，《條例草案》受國際關注，立法會應採用一貫嚴謹的標準來審議。我亦留意到剛才發言的議員，其實絕大部分也不贊同朱議員的議案。為了不浪費我們議會非常寶貴的時間，我建議無論剛才議員提出的問題是問我或其他人，無論那些問題是我聽得懂或不管如何用心也聽不懂，大家也可在法案委員會內提出辯論。所以，我不會支持這項議案。

主席，銀行業代表陳振英議員在其發言內，指出討論《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應該會感到有點壓力，而我更對銀行業完全不熟悉。不過，大家不要以為我與陳議員互不相干，事實上，我們有很多共同議題。在數星期前，我們一起開會討論銀行如何方便一些殘障人士。

《條例草案》旨在就認可機構的恢復規劃或計劃，訂定條文、更改認可機構的風險承擔限度，以及賦權金融管理專員就這些限度訂立規則，並且廢除兩項根據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

金管局每半年發布一份《貨幣與金融穩定情況半年度報告》，最新的一份報告在2017年9月發表。報告的第4頁指出，"我們預期銀行業未來將面臨多重挑戰。其中主要先進經濟體的政策不確定性更是影響香港銀行業的重要風險因素。"此外，一項專題研究主要針對央行的貨幣......
張超雄議員，我想提醒你，你應該針對如何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發言，而不是談論金管局如何評估本港的風險。
主席，《條例草案》正是要加強銀行體系的應變能力，包括在體系出現風險的時候，如何加強抗逆能力，或在重大事件發生前，如何擬定一套恢復計劃。

這項專題研究談及主要央行的貨幣政策變動如何影響香港的外國銀行......

朱凱廸議員認為《條例草案》非常迫切，不能再等，而要立即恢復二讀，然後進行投票。為了考慮這件事情的迫切性，我一定要看看金管局認為現時本港銀行承受的風險有多迫切。

這是金管局發出的一個警示。此外，權威人士任志剛在今年5月27日對香港回歸20年發表個人感想......

我和大家講道理，引經據典，全都與《條例草案》針對的問題有關。主席，我不明白你不斷打斷我發言的原因，我正正想指出香港銀行業正面對的金融風暴，銀行的財政承擔力有多脆弱，以至議員應如何處理朱凱廸議員的建議。

其實，我們要討論的是，香港現時是否正面對這些風險，包括IMF——我相信陳振英議員一定清楚明白——等機構真的很少會點名指出某些銀行在未來數年會面對危機。

主席，我剛才最後談到，陳振英議員以業界的角度來看，認為其實未必需要那麼早通過《條例草案》，因為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要求是在2019年落實新監管框架。不過，站在公眾利益的角度來說，我認為這樣做並不早，這項條例草案應及早處理，讓本地法例及早達到國際標準。所以，在時間性上，我同意政府此刻提出《條例草案》，賦予金融管理專員權力就這框架制定附屬法例。話雖如此，最重要的是，有否迫切性......

第一，因為正如主席早前回覆很多民主派議員要求就《議事規則》提出修訂的信函清楚說出，要尊重議會的傳統和慣例。過去而言，立法會就類似的條例草案也慣常交付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及相關的法案委員會，讓議員和官員就草擬的法例詳細討論，以及聽取社會各界，包括相關的持份者及專家的意見，最後再提交立法會辯論。當然，如果政府擬修訂條例草案，可以主動提出，而議員對於條例草案有意見，亦有機會提出有關的修正案，並且遊說其他議員支持和接納。

所以，這個傳統和慣例應該要尊重和遵守。主席，就這次朱凱廸議員提出的議案，我集中說兩點來反對：第一，是急切性的問題；第二，是重要性的問題。正如剛才有若干同事提及，立法會過去曾經引用《議事規則》第544條，不經內務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的機制，直接由立法會三讀通過法案。但是，歷史告訴我們，也是非常緊急和有迫切性才會這樣做。主席，立法會前秘書長吳文華小姐撰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第7.80段提到："如有急切需要通過法例，政府可提交法案，在一次立法會會議上完成三讀程序。在此情況下，在負責有關法案的官員在二讀辯論發言後，任何議員可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無經預告而動議不將法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如該議案獲得通過，立法會將立即在同一會議上就法案進行二讀辯論，而如法案二讀的議案獲得通過，便直接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隨之進行三讀。有關例子包括《1982年人民入境條例草案》及《1985年海外信託銀行條例草案》。

而我們看看當年兩項法例的通過，確實有急切性。第一項是《1982年人民入境條例草案》，關於當時越南船民來香港後面對很嚴峻的情況。

主席，多謝你的提醒，我盡量避免如《議事規則》所訂，"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多謝主席的提醒。主席，我繼續說下去。

第二，正如主席多次提醒我們，《議事規則》第451條是有關"冗贅煩厭地重複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我只是第一次說，我相信......

其實，我正正想說下去，你讓我說下去好嗎，主席？

因為《條例草案》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剛才代表銀行界的陳振英議員發言指出，其實《條例草案》相當技術性，亦非常重要。主席，政府提供給我們的資料當中提到《條例草案》的作用，就是"賦權金融管理專員規定認可機構維持、修訂或實施恢復計劃。該計劃包括一系列認可機構在受壓時可實施的恢復措施，以穩定及重建其財政資源和持續經營能力；以及更改認可機構財務風險承擔的限度，並賦權專員藉制定附屬法例，訂明該等限度"。

這個問題其實不單影響個別銀行的生存及聲譽，更影響到香港整個金融業界的穩定。而主席，你也知道，鑒於現時全球化的趨勢，很多金融集團出現問題時，其實都不是個別公司的事情，其影響是全球性的。

正如大家也知道，如果《條例草案》寫得不好，日後對銀行的監管有任何疏忽，導致金融不穩，亦會影響本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形象。正如剛才有些同事所說，香港其中一根經濟支柱是金融業，我們絕對不容許金融業的聲譽受到影響，令我們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受損。另一方面，訂立有關法例，亦是香港履行對於國際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責任。

香港作為國際社會的重要一員，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去履行一些國際的義務。主席，就朱凱廸議員今次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提出的議案，嘗試將這項如此重要的《條例草案》不交付內務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處理，便由立法會通過，我認為是相當不理想的做法。我亦覺得不應該開一個壞先例，讓一些無迫切性亦非常重要的法例倉卒通過。這樣最終受損的，可能不單是銀行業界，也是本港市民，而國際社會的金融穩定和秩序亦會受到影響。所以，朱凱廸議員，抱歉，我不能夠支持你的議案。

他亦指出，立法會有其慣例、會議常規和規則，要先討論有法律效力的議案，而並非沒有法律效力的議案，例如"一地兩檢"等。

這是他提出議案的主要論點及精神。主席，對朱凱廸議員的論點，大致上及原則上我並無異議。

他說應該把握機會，透過此項議案，向行政當局發放清楚的信息，顯示立法會有尊嚴，並非可以隨意玩弄或操控。主席，我覺得向行政當局發放立法會有尊嚴這信息，並非透過簡單的程序就可以達到目的。

我認為，立法會過去一直也有向行政當局及社會大眾發放這樣的信息，為何今天要特別引用第544條才可以達致這樣的效果呢？我覺得當中存在一點疑問。朱凱廸議員強調不可以讓政府隨意玩弄及操控《議事規則》，但除非政府告訴我們，過去或現在曾經沒有根據《議事規則》行事，又或主席過去主持會議或審批程序或議案時，沒有依據《議事規則》所賦予的權力行事，否則我難以認為政府曾經玩弄及操控權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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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廳內現有足夠法定人數。

梁耀忠議員，我已多次提醒議員應針對如何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發言。

梁耀忠議員，請返回辯論的議題。

讓我舉一個例子，希望其他議員不要說這個例子已有人引用過，我不能再引用，因為我的觀點與其他議員不同，他們希望盡快通過《條例草案》。在1985年6月6日，政府下令海外信託銀行暫停營業，並在當日傍晚發出聲明，指商業罪案調查科已着手調查銀行的經營情況，並於翌日召開立法局特別會議，三讀通過特別法例，而且政府更動用了20億元外匯基金來接管海外信託銀行。主席，我舉出這例子，並非要說明通過程序的急切性，而是銀行倒閉會對社會帶來甚麼影響。

朱凱廸議員說銀行業已有共識，故此可以不經過某些程序，但我認為問題不單關乎銀行業界，也與市民大眾有關，那為何不提供多些機會讓市民大眾表達意見呢？我覺得這方面非常重要。我覺得這方面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影響將非常深遠，必須多花些時間討論。

能否解決問題呢？

主席，我認為這項《條例草案》有很多方面值得我們繼續深思。正如我剛才提到"賦權"這個字眼，"賦權金融管理專員制定附屬法例，訂明與認可機構有關的財務風險承擔限度"。